這點主要是想在醫療管治或整體運作上確保病人安全，我認為這個方向是正確的。

他認為護養院不應是《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案》的討論焦點。

當然，我昨天亦聽到張超雄議員提出了很多意見，指出若護養院人均樓面面積為6.5平方米，並不足夠，又引述了很多國際標準和經驗。

我在此表達這點意見，多謝主席。

主席，現正審議的《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案》旨在就4類私營醫療機構，包括私家醫院、日間醫療中心、私家醫生診所及衞生服務機構，訂立新的規管制度，以加強對它們的監管及相關投訴的機制，增加收費透明度。這是好事，因為可以進一步保障病人權益，我對此表示支持。主席，我並非醫療問題的專家，亦不是相關法案委員會的委員，本來沒打算發言，但我看到張超雄議員未經法案委員會詳細討論便提出修正案，要求大幅增加長者護養院的法定最低人均樓面面積，我覺得難以接受。

對於《條例草案》規定護養院院友的人均樓面面積不得少於6.5平方米而引起的爭議，當局現時建議刪除有關條文，我認為做法非常正確，所以我會支持局長的有關修正案。對於張超雄議員在未經法案委員會詳細討論、而在社會與護理安老業界亦未有共識的情況下，突然提出修正案，要求將有關人均樓面面積規定倍增至16平方米，而且如何計算有關面積的準則和規範亦不清晰，所以我認為這種做法並不合適。增加護養院的人均樓面面積，讓在護養院居住的長者住得較寬敞，生活較舒適，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問題是可否立即做到？是否法例一經修改，護養院宿位就如日本卡通片"多啦A夢"的放大電筒般，按掣後會自動變大？根據政府的統計，張超雄議員的修訂若獲得通過，會有26間現有護養院不符合修訂後的規定，大約570名院友將被迫遷出，屆時誰可接收和照顧他們呢？我翻查資料，看到張超雄議員在今年8月說過，社會福利界並非要求一下子增加院舍的人均樓面面積，而是建議將來新建的院舍要有16平方米，舊的應增至9.5平方米，再慢慢逐步以自然流失的方式增加。不過，張議員昨天已經解釋為何事隔不足3個月便"轉軚"，要求透過修正案立即強制提高最低人均樓面面積，在此我不想再糾纏下去。香港面對嚴峻的土地問題，不單興建居住房屋的土地不足，築橋、築路、興建學校、醫院，以至護養院和安老院等社福設施往往亦因為缺乏土地而難以實行，所以政府才提出發展新界東北，以至最近"明日大嶼"填海造地計劃。但是，有議員一方面批評現有護養院過分擠迫，面積比監倉還小，指摘政府虐待長者，但另一方面又對政府提出各種覓地建屋的建議諸多阻撓，處處刁難，"拉布"反對，這樣是否自相矛盾呢？我在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辯論中說過，假設全港740萬市民的人均居住面積增加50平方呎，包括各種配套設施，需要大約2,000公頃土地，比"明日大嶼"的人工島還要大。張超雄議員除了關注護養院長者的生活空間，是否也應該支持改善市民整體的居住環境、支持政府提出增加土地供應的建議？我謹此陳辭，支持局長的修正案。

建屋是建屋，護養院的面積便是護養院的面積，以護養院的面積來問別人：為甚麼你不支持"明日大嶼願景"？我認為這個比喻比較差。

我不知道陳局長稍後會否澄清醫學界與美容業界之間的矛盾。

政府早前在制定規管醫療儀器的法案時，也作出相關的讓步，令美容業界不需要擔心因為只可由醫生或在醫生監督下使用醫療儀器而增加負擔。我希望藉此機會告訴美容業界的人士，他們不需要太擔心《條例草案》。

職業訓練局進行有關美容、美髮及化妝品業的人力調查報告顯示，在2016年，美容業界有超過20,000名僱員，當中醫護人員的人數由2012年的66人上升至184人，雖然有升幅，但從事有關業務的醫護人員佔當時的業界從業員人數不足1%，我亦相信至今也沒有大幅增加。換言之，我們現時審議的《條例草案》所規管的正正是醫護人員。

若我們就此產生混淆，會大為影響美容業界，造成業界不必要的恐懼。同時，我亦認為不需要不斷以郭家麒議員的發言來指責他抹黑美容業界，因為我認為《條例草案》與很多業界代表的發言沒有矛盾。

既然《條例草案》處理的是醫學界的問題，我相信美容業界也應予以支持，因為政府藉此能有效及進一步對醫療機構實行規管，繼而令所謂的醫學美容服務也能夠受到規管，相關的污名因而不會再加諸於美容業界。我認為議員為業界發聲應該要理性而不是挑起矛盾。

梁議員，我主要想回應謝偉銓議員剛才對張超雄議員的批評。其實關於提升護養院人均樓面面積的標準，張超雄議員已清楚指出，即使他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政府在現行條例下仍有酌情權，可以容許現時在新標準下不合資格或不合標準的護養院繼續存在。另一方面，根據政府的數字，如果我們要為提升標準後的新增面積提供資助，金額是6億6,000萬元。6億6,000萬元便可以令一群臨終、走到人生最後階段的長者更具尊嚴地享有更多生活空間，我不太明白謝偉銓議員為何還要藉此機會抹黑張超雄議員。

我很希望同事日後就不同土地項目的需求發言時，不要再亂扣帽子。我們要實事求是，翻看政府本身已經完成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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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案》的條文或其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我命令若稍後就《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案》的條文或其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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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由於就刪去第146條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第146條已從本條例草案中刪去。因此張超雄議員不可動議他就第146條提出的修正案。

新訂的第125A條就已註冊附表護養院申請牌照新訂的第136A條在某些情況下，可接受共用入口新訂的附表1A附表大學。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請動議你的第三組修正案，以二讀新訂條文及新訂附表。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三組修正案，以二讀新訂的第125A、136A條及附表1A。

反對的請舉手。

主席，我動議在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125A、136A條及附表1A。

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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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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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動議《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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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案》。

議案旨在授權政府根據《借款條例》第31條，在政府綠色債券計劃下，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為借款目的，借入未清償本金的上限為1,000億港元或等值款項。據此授權借入的款項，將會記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為政府工務計劃下具備環境效益、並已獲財務委員會撥款批准的工程提供資金，當中包括但不限於與可再生能源、能效提升、防止污染及污染管制、廢物管理、水資源及廢水管理及綠色或低碳建築等相關的工務工程。計劃的規模或借款上限是指任何時間在計劃下未清償的本金額。我們建議將計劃的借款上限設定在1,000億港元，以推動綠色金融在香港的持續發展，並顯示我們支持可持續發展及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

為彰顯計劃的綠色信譽，計劃在募集資金用於具備環境效益的工程、工程評估與遴選程序、確保募集資金的用途及發債後定期匯報相關工程資訊等方面，均會符合廣受環球投資者認可的綠色債券發行指引或標準。我們擬跟從市場典範，為計劃進行獨立評審，以驗證或認證計劃下的個別發行框架符合綠色債券發行標準，給其他潛在綠色債券發行人樹立良好榜樣。為此，我們會考慮邀請香港品質保證局為政府綠色債券計劃提供評審及認證服務。由計劃融資的工務工程，須具備環境效益，並根據現行機制獲得財務委員會的撥款批准。相關局及部門會制訂內部指南、指引及程序以推行計劃。計劃的開支將按現行機制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付。計劃下初期的發行會以機構投資者為對象，以吸引環球投資者利用香港作為綠色投融資的中心。我們會在掌握更多發行綠色債券的經驗後，檢討相關安排包括發行零售綠色債券。我們希望透過推行政府綠色債券計劃，推動綠色金融在香港的發展。落實計劃有助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並確立香港擔當區內綠色金融樞紐的角色。今年，多間多邊發展銀行於香港發行綠色債券，包括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及歐洲投資銀行。為協助並吸引更多機構於香港發行綠色債券，我們已在本年6月推出綠色債券資助計劃，資助合資格的綠色債券發行機構透過香港品質保證局的綠色金融認證計劃取得認證。政府也會加強宣傳推廣我們在資本市場和綠色金融方面的優勢。主席，在得到授權後，香港金融管理局將協助政府推行綠色債券計劃的發行工作。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這項決議案，讓政府可早日推行政府綠色債券計劃，並在計劃下發行首批政府綠色債券。我亦借此機會感謝由盧偉國議員擔任主席的決議案小組委員會在過去4個多月的辛勤工作。

主席，我想在進一步發言前感謝數位議會的前輩，分別是涂謹申議員、葉劉淑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及前議員何俊仁。我在審議今次決議案時，參考了一些議事紀錄。

這項擬議決議案在6月提交立法會時，我最初覺得政府有關借款的措辭略為模糊，政府推行綠色債券計劃的細節亦不完整。所以，朱凱廸議員和我建議成立小組委員會詳細討論，亦給政府時間釐清。但是，在7月至10月審議期間，我們發現政府的說法越來越不對勁，議員的問號亦都越來越多。我稍後會簡單解釋我的3項修訂議案，但現在先回應一下局長剛才的發言，亦向大家補充一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在小組委員會如何"播帶"。首先，剛才局長的演辭說借款的目的是"為政府工務計劃下具備環境效益、並已獲財務委員會撥款批准的工程提供資金"。

有很多議員都關心環保，樂見政府做一些推動環保的事。但是，我想澄清一下，局長剛才的發言並無納入法律條文，在法律上不具效力。大家仔細看看擬議決議案的行文，a段說"授權政府為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目的......借入$1000億"，無一字詞提及借款是用來進行環保的工務工程。坦白說，普通人從字面看決議案的正文，根本不會看出計劃的目的和作用，遑論得出"綠色工務"的結論。退一步而言，如果政府真的想"綠色"，真的想推動環保，最初就應該將這個目的寫進決議案內，使它成為有約束力的條文。否則，日後換了官員，政府想反口改變政策時，法律上不能阻止政府這樣做。法律顧問早於6月已經指出，現時的寫法涵蓋範圍極廣，足以容許政府將發債所得用於任何政府公共工程計劃的用途。故此，對於劉怡翔局長拒絕加入這些條文，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諾，我感到失望和憤怒。

對於擬議決議案內用"不時"這兩個字，我亦很有保留。局長早前也與我們探討過，我相信涂謹申議員亦有很多意見，他可能在辦公室收看直播。

情況好像每星期花數百元去馬會下注——不知道主席是否熟悉——買足一個賽季380場英超賽事——我比較熟悉英超賽事——其間有出有入，可能贏到數百元，又可能輸了數千元，賽季完結時，博彩戶口只剩下50元，但你花了多少錢去賭呢？

涂謹申議員早於2009年已經提出質疑，他說："只要今天根據《借款條例》動議的決議案仍然存在......我們並沒有任何法律限制指明這個基金或這項借款額在何時作出或有任何規模，是完全沒受到任何約束的。"在小組委員會審議期間，朱凱廸議員、我和法律顧問都嘗試過提出這些問題及質詢，但副局長迴避了這些關鍵的問題，所以我只能提出修訂議案及反對原議案的理據，立此存照。在小組委員會審議期間，朱凱廸議員、鄭松泰議員和我追問發債計劃的詳情，例如政府推行綠色債券計劃時是否有相應的減排承諾，但原來政府並無為應對氣候變化提出具體藍圖及實質的政策目標；我們又問，甚麼工程可以定義為"綠色"呢？但政府連定義和分類也不願意清楚交代，竟然說如果寫得太清楚，便會"無意間削弱綠色金融的發展潛力"。此刻在大樓內的議員都無法說出，究竟哪些工程符合要求用作發債融資。既然如此，我們是否應該冒此風險，授權政府做一些未知內容的融資？其實，政府只要在整個項目中加入由其訂立或參考的標準，項目便有少許"綠色"成分，可以包裝成綠色工程，然後用作發債融資。實際上，這些標準是否真的符合"綠色"，最後是否破壞環境，大家是存有疑問的。例如抽走整個牛潭尾村的地下水興建鐵路，但因為鐵路夠環保，就可以做；焚化爐釋放氣體，只要有環保認證，日後也可照做。我提出3項修訂議案的出發點十分簡單，只是希望將政府的口頭承諾寫入條文。第一項修訂議案是刪去"不時"和"未清償本金的上限"，以確保政府聲稱借的1,000億元是絕對上限。第二項和第三項修訂議案清楚訂明政府推行綠色債券計劃的目的是為了進行有環境效益的工程，而不是為任何工程融資，以及彰顯政府對可持續發展的支持和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我曾經考慮是否應加入日落條款，要求政府適時檢視借款發債的安排。整體而言，我想強調，我的修訂議案和局長演辭的內容其實並無衝突。

她表示："第四點，也是發債目標的問題......因為當我們詢問官員為何要成立債券基金時，他們的回應是為了償還利息。這便等於我的女兒向我借錢買車，我問她為何要借錢，她便說是為了入油，這根本上是沒有回答"，這是"葉劉淑儀BB"說的，"如果目標是堂堂正正為了搞好債券市場，何不按照同事的建議，在決議案中訂明？越是不列明，便越容易令人有疑心"，令葉劉淑儀議員有疑心。十年過去，為何當局仍然要重複這些陋習呢？所以，總體來說，我很難支持這項決議案。各位議會裏的同事，我們由今年6月開始審議這項決議案，我在休會期間也做過功課，把第61A章至第61E章5次根據《借款條例》提出的決議案和議事過程看完又看，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看，好像前議員王國興一樣。我始終想不明為何今次的決議案措辭如何籠統模糊，如果政府光明正大推行綠色債券，為何這項決議案要留下這麼多空白和迴旋空間呢？我內心一直有個疑問：決議案是否與"明日大嶼"等大型工程的融資有關呢？果然10月初特首林鄭月娥公布施政報告，環境局說東大嶼都會是接近零排放的新市鎮。我記得很多市民也出來反對施政報告的"明日大嶼"填海計劃，陳茂波司長亦已"打開口牌"，說考慮向市民發債，為"明日大嶼"籌集資金。歷史不止一次告訴我們，這種情緒主導的財演操作帶來的後果。一般市民聽到政府發公債，很容易便以為對投資者有利，政府發債是A級，一定可行、有信心，理所當然認為穩賺，所以便買入，但我們忽視了基礎的財務和其他方面的分析，特別是公共財政的問題。當年政府將公屋的資產上市，製造小投資者和市民利益的對立，製造出領展這種怪物，很多時候便是始於這些所謂的小小善意。我對議案提出很多質疑，副局長在3次會議上也無法提供一個令我滿意的解釋，後來據我理解只是重複line to take。我知道他已展示不少誠意，我也希望在此多謝副局長。但是，總括而言，我不希望政府"掛羊頭賣狗肉"，我也傾向相信政府不想這樣做的，只是因為過往曾這樣做，現在沒有改善的辦法。我希望局長稍後答辯時不要口輕輕的說"政府不會借款超出1,000億元的"，有時候即使局長今天有權沒有盡用，但不知下一個官員會否有權盡用。不要只是說政府不會搞"漂綠"，只說不會是遠遠不足夠的。正如局長的上司陳茂波司長當年擔任議員時，也說借款是"口講口賠"而已，一旦換位，立場已經不一樣。所以，如果局長要回應和說服議員支持他的決議案，我認為局長應該解釋現時決議案是不容許政府借款超過1,000億元，而且政府不能為沒有環境效益的工程發綠債融資，要斬釘截鐵地說清楚，是可以寫入法律條文的，局長可否這樣做？否則，這項綠債決議案只是一張極為不合比例的空頭支票，對市民不負責任，也利用了很多支持環保、愛護環境的朋友。最後我想說，很多環保團體支持發行綠色債券的方向，我也認為應該發行綠色債券，但當沒有列明目的時，便會為政府留下很大的迴旋空間。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議員，眾所周知，我十分關注氣候變化和香港以至全球的環境問題，但為何我會就這項決議案投反對票呢？

如果政府沒有資金，便可透過發債，讓更多願意投身這項事業的市民或投資者參與。此舉本身未必有問題，但我認為關鍵是實行時必須滿足3項條件：第一，目標一定要清晰；第二，內容一定要清楚；第三，政府必須能夠說明具體的財政需要。特區政府現時完全不能滿足這3項條件，便要求立法會通過政府根據《借款條例》提出的擬議決議案，授權政府發行額度——這很關鍵，不是總額，而是額度——為1,000億港元的綠色債券。按局長的說法，目的是要推動綠色金融在香港的持續發展，並展示香港支持可持續發展及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

香港政府的第一個問題是沒有訂立清晰目標，並讓市民知道。綠色債券應該有甚麼目標？十分可笑的是，局長竟然將金融發展訂為目標，但綠色債券不是應該訂定環境目標嗎？聯合國氣候變化委員會剛剛提出了這方面的目標，表示在2030年要減碳50%，但環境局局長黃錦星也表示這只是學術研究，政府不打算跟隨。

局長又不說，只在第五段提到："由計劃融資的工務工程，須......根據現行機制獲得財務委員會的撥款批准。

政府表示打算出售公屋資產，我們本來可就此事議事論事，討論究竟將來如何管理，或者此舉是否符合公眾利益，並且清楚了解公屋居民的想法。可是，當政府公布消息後，有意購買股票的人便形成另一個群體，從而造成投資者與立法會以至其他持份者的對立。大家也記得，當年"長毛"和鄭經翰被罵得狗血淋頭，指他們"阻人發達"。現在面前是一個很大的危機，因為政府沒有說清楚，我們連綠色工程是甚麼也不知道，只可憑蛛絲馬跡去了解。蛛絲馬跡就是陳茂波說會考慮就東大嶼的人工島計劃發債，此為A；B則是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說，會在東大嶼都會建立一個零排放的新發展區。把A和B結合起來，便知道政府極有可能以綠色債券為東大嶼項目的某些部分融資。

紅色線是節節上升的工程開支，現時每年超過1,000億元；藍色線是現時融資的方法，即賣地收入，因為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是以賣地收入為工程融資。藍色線十分波動，非常曲折、大上大落——其實現在已經高處不勝寒——未來很可能出現賣地收入大幅調整的情況。

由於朱凱廸議員提出了中止待續議案，本會現在先處理這項議案。

實際上，即使從技術角度來說，當中也有很多問題。第一，該決議案涉嫌違反《借款條例》第3條的規定。《借款條例》第3條訂明："政府可向任何人借入款項，借入的方式、條款及規限條件由政府與該人以協議議定，而借入的款額及借款的目的則須由立法會藉決議批准。"與我們相關的就是後段，即"借入的款額及借款的目的"。

可是，我們所關心的肯定是總額，而這也是立法的原意。

這裏其實出現一個混淆視聽的操作。即使我接受政府可以循環貸款或循環發債的方法推出綠色債券，但這並不等於政府無須按《借款條例》第31條的要求，向立法會提交一個借款上限，對嗎？因此，政府的說法是混淆了，即因為可以循環貸款，所以便可以把"款額"解釋為"額度"，我認為這解釋是錯的。因此，基本上來說，政府不可提出這項決議案，因為決議案違反了《借款條例》第31條。

當局在註釋中說明這些由綠色債券集資而來的資金，將會用作融資綠色工程時，這是很複雜的。

局長，別搞錯，我們當前處理的問題，是本港公共財政的機制會否因為這項綠色債券的發行而受到干擾。這顯然是會受干擾的，因為現時根本並無制度或法例的改革來配合這個所謂專款專用的想法，即綠色債券供綠色工程使用。

當前的問題是，政府拒絕在決議案的正文或註釋中定義何謂"綠色"，以致當局的註釋變得不可理解。我們應如何理解"綠色"這詞呢？

各位同事，我很想告訴大家，關於綠色債券的問題，我們未必有根本性的分歧。然而，因為政府行事粗疏，罔顧目標，忽略內容，任意扭曲和演繹法例，才令我們現在陷入困難的局面。

代理主席，我支持朱議員今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

最近"大館"開幕，發生了"自我審查"風波，令我想起原來"大館"是與《條例》有關的。

在125年前當立法局授權政府借款時，還未有現時的半民主政制，而大家亦知道當時基本上並無清晰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然而，當時立法局在授權政府借款時，會訂立主體法例。大家也知道在法律上，主體法例的法律約束力大於附屬法例，而根據相關條例的做法，款項是逐項借入，亦會註明借款用途或目的。但到了今天，政府彷彿倒退了，不單沒有註明借款目的，還想蒙混過關，以一項決議案多次借款。我基於4個原因支持朱議員的中止待續議案。第一，借入的款額已超出《條例》的涵蓋範圍。我剛才的發言已指出，政府運用語言"偽術"，暗地把借入款額引申為"未清償本金的上限"。法律顧問今年9月曾致函政府，質疑這種寫法令政府可以循環貸款，重複不斷。這實際上是否《條例》容許的權力呢？

第二是借款目的，我留意到今次的決議案與註釋有矛盾。代理主席，我原本提出了第四項修訂議案，但我不知道梁君彥主席有否讓你過目。

主席表示《議事規則》沒有明文容許議員修改註釋，故不讓我們作出相關修訂。但我想指出一個十分有趣的情況，就是政府一方面拒絕在決議案正文訂明"綠色工程項目"，卻未有定義何謂"綠色"。當然，我知道它心目中有其對"綠色"的定義，而我亦曾聽過陳浩濂副局長的解說。金融界對"綠色"的定義是有某些國際標準的，例如國際資本市場協會和標準普爾的定義，希望局長可以了解清楚。

事實上，政府在2004年因政府賣地情況欠佳而根據《條例》動議決議案授權借款，以填補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赤字。事實上，官方預算案的中期預測亦把地價收入估算大幅下調，未來數年只會維持在約1,200億元的水平。這項估算可能已相對樂觀，但其是否具備充分理據，本身已是一個問號。同時，把賣地收入所得用作基建工程開支的款額持續增加，我們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在未來20年又能否保證穩定呢？第四點關乎授權無限借款的問題。我想指出的一點是，假如政府堂堂正正草擬議案，發行一次債券協助3至5項有環境效益的工程融資，不論總額為100億元或數百億元，我個人認為可以接受。

自1983年起，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一直是香港公共財政的黑洞。政府今次同樣希望透過決議案取得授權後採用整體撥款形式，而這正是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問題所在。政府每年動用數百億元甚至數千億元的公帑大興土木，而立法會對此的審議和監督能力卻大大削弱。

今次政府再次採取發債方式，可說是"走後門"，令原本由政府負責、受議會監督的公共開支更加不受規管，造成更大的黑洞。

當年立法局有3位非官守議員，分別為韋赫、遮打和庇理羅士，他們均反對該項借款建議，甚至部分工務建議，更要求押後二讀法案。這3位非官守議員的要求恰巧就是類似剛才朱凱廸議員動議的議案，而當時代表華人的何啟則反對貸款作擴建監獄之用。在1890年，庇理羅士對港府無視債務纏身、大幅揮霍財政儲備，作出強烈批評。他表示當時經濟不景，如能減省部分開支如官員的加薪建議，港府便沒有借款的迫切性。他當時就是這樣建議政府減省開支，以處理當前情況，而無須再借款。當年他在相關討論中的發言很值得今次支持發債的人深思。

我不知道今天推行綠色債券的你會否認為議員很麻煩，亦不知道當你離開官場後會留在香港還是如其他高官般移民海外，這是各人的選擇。但今次政府發行綠色債券，實際上很有機會向下一代和未來的世代借款。我認為我一直以來就修訂議案的討論或指出眾多需要修正的問題，其實是承襲前人的智慧，包括會議廳內的葉劉淑儀議員，以至涂謹申議員、何俊仁議員和石禮謙議員，大家也希望在處理借款問題時有具體目的。對於綠色債券，或許政府今天對我或其他對綠色債券有異議的議員的意見仍未聽得入耳，但我昨晚恰巧出席了陳健民教授的最後一堂課，我想引用他在結語時提到的一首出自弘一大師的詩："我到為植種，我行花未開。

更重要的是，如果政府強推綠色債券計劃的隱藏議程是為了"明日大嶼"、"一帶一路"、經濟救國而拋棄規章、偷換概念，在決議案訂明一些不見於《條例》亦超出原本立法原意的情況，又是否值得呢？

不然，政府強推的項目雖然獲議會通過，卻損害了香港的長遠利益，何苦而為呢？

我想說清楚，在處理今天這項中止待續議案時，其實我有個訴求，這關乎我提出的修訂議案的內容，就是政府可否在這個場合，清楚公開地呼籲所有建制派代表支持我的修訂議案？

如果政府不是別有用心，而我提出的修訂議案又正正是政府所表述的內容，那政府不是應該在議會上呼籲所有建制派議員和政府官員一同支持由我提出的修訂議案嗎？

我希望局長認真思考，我的修訂議案的內容其實就是政府曾提出的內容，我只是提出將之納入決議案之內而已。

因此，我想在此呼籲，希望局長認真思考我們多位同事提出的修訂議案。

所以，我在此作出呼籲，而民主黨也會基於上述原則，待局長作出回應後才決定是否支持中止待續議案。

我發言當然是支持朱凱廸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我基於以下數個原因支持這項議案：第一，在立法過程中，政府當局未有充分釋除議員和市民的疑慮；第二，不設專款專項有違慣例，影響投資者對綠色債券的信心；第三，決議案沒有迫切性；以及第四，將這項決議案的辯論中止待續不會對綠色債券市場的發展造成影響。首先，我想說說，為何我認為政府當局在立法過程中未有充分釋除議員和公眾的疑慮呢？

其實議員提出的修訂議案真的很溫和，沒有損害政府原來決議案的法律效力，為何政府一直不聆聽呢？

當然，局長發言稿的副題是"推行政府綠色債券計劃的決議"，而內文"綠色"兩個字出現超過20次，最多提述的當然是"綠色債券"，還有便是"綠色金融"、"綠色工程"及"綠色信譽"。

第二，不設專款專項有違慣例，亦影響投資者對綠色債券的信心。正如朱凱廸議員所說，過去不少透過《借款條例》開設的借款，政府均先設立新總目、分目和帳目來存放這些借款，以顯示借款的狀況。然而，對於綠色債券，當局借款後便會放在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沒有人知道借款的用途及狀況。我希望透過中止待續議案，令政府想一想是否可以設立專款專項來發行綠色債券。不設專款專項發債不單違反慣例，也不符合國際標準，甚至連已發展地區的水平也不如。

更令我擔心的是，不以專款專項來發行目標不明的綠色債券，可能會令投資者質疑綠色債券會被用作一些與環保無關的工程。屆時政府未必能提供具說服力的證據證明借款與非環保的工程無關。雖然錢在政府手上，如何使用，法例無法規管，但這樣會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信譽。

基於上述原因，我建議政府先研究其他地方的綠色債券發行程序，認真審視議員要求專款專項的建議。基於這一點，我支持中止待續議案，希望政府在發行綠色債券前設立專項的總目、分目及帳目。第三，其實這項決議案也不是很迫切，因為這項決議案的辯論即使中止待續，我看不到會影響民生，也不會令政府缺錢用。

眾所周知，現時政府庫房充裕，用萬億元填海也可以。今時今日，政府用萬億元儲備來應付未來數年的工程，也沒有甚麼困難。因此，即使今天這項決議案的辯論中止待續，明天或明年政府仍有足夠資金進行所謂"甚麼顏色"的工程。

當局提到今次的決議案只是透過發行綠色債券，發展綠色債券市場。

即使今次決議案的辯論中止待續，綠色債券市場化會如常運作。我相信以政府官員的聰明才智，絕對找到其他方法宣揚香港對綠色產業的支持，並彰顯政府對環保、永續發展及地球所負的責任。

主席，我發言支持朱凱廸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我贊成中止這項決議案的辯論，主要因為這項決議案不清不楚。不清不楚的意思是這項決議案雖然提到，借款目的是為政府的綠色工務項目提供資金，但政府沒有就何謂綠色工務項目提出任何具體定義。

然而，何謂綠色工務項目？

當局一再拒絕下定義，然後嘗試以書面解釋，據立法會CB183/18-19號文件第27段所述，政府表示："為使計劃能與環球綠色金融發展共進，政府當局認為有必要及理據以務實的方式，既清楚表明政府的政策目的，又避免在擬議決議案中定義'綠色'，以免政府當局在無意間削弱香港發展綠色金融的潛力。

主席，這個解釋頗為特別，政府在擬議決議案中要求立法會批准政府向外舉債，表明目的是推行綠色工程，但卻拒絕為綠色工程下定義。該份文件接着提到："另一方面，政府當局認為不適宜把擬議決議案的目的定為'綠色工務項目'，但因現時並沒有普遍認可、供綠色債券發行的'綠色'定義，而不在擬議決議案定義'綠色'，因為該方式將會引致計劃所涵蓋的範圍不明確"。主席，政府真是越說越糊塗，究竟這項擬議決議案批准政府舉債的目的為何？

朱凱廸議員剛才已讀出法例原文，但條文很簡單，我可重複一次："政府可向任何人借入款項，借入的方式、條款及規限條件由政府與該人以協議議定，而借入的款額及借款的目的則須由立法會藉決議批准"。我們現在正正是討論有關的決議，既然要立法會批准款額和借款目的，立法會當然要了解清楚。我剛才說過，借款目的不清不楚，款額上限是1,000億元，但這個上限不是定額，而是循環上限，意思是沒有累積上限。

翻看過往的紀錄——我不再重複朱凱廸議員剛才的說話——其實情況並非如此。

主席，我支持朱凱廸議員這項中止待續議案，原因很清楚是在整件事當中，無論是其目的——即《借款條例》第31條所述的借款目的——抑或款額，均沒有清晰定義。

主席，這些完全不是我熟悉的範疇，但我相信工程界人士應該認識很清楚。如果國際上已經有一套發展至一定水平的綠色工程認許制度，但政府卻明確拒絕為綠色工程下定義，我實在看不到應該繼續辯論這項擬議決議案，或進入審議階段。我們看不到擬議決議案有何迫切性，看不到清晰目的，亦看不到借貸上限，所以我支持這項中止待續議案。

今天討論的議題是綠色債券，綠色債券的原名是氣候債券。

說回今天的香港，究竟香港在氣候變化中的角色為何呢？香港的環保政策簡直是不知所謂，是大落後。由2000年開始討論都市固體廢物策略，及至2018年的今天，我們才得出第一個建議，而這個建議要到2020年才推行。

原來很多市民已經再無興趣將可循環再造的物料放入回收箱，因為大家也知道這些物料最終也是落入堆填區。

反之，如今巧立名目、貨不對辦，但又要求立法會支持，這是否有點強人所難呢？

局長在財經界多年，他也知道香港一向是貨真價實——我以為或我希望是這樣——我們所做的工作，對得起自己，也要對得起別人。推出"紅色"或"紫色"債券並無問題，但如果以"綠色債券"作為發債名目，當局便應交足功課。今天只有劉局長在席，黃錦星局長並不在席，其實黃局長應告訴我們有哪些綠色政策是因為沒有資金而無法推行的。本港每天產生360公噸廚餘，政府現在加大力度，數年後便可處理500公噸，但現在200公噸卻變成120公噸，昨天我們在工務小組委員會正是討論這件事。

我要說的是政府在發行綠色債券上沒有規矩，因為如果不清楚界定定義，就不是名正言順。

老實說，我當然希望香港在推行綠色政策、氣候政策上着着領先，這也是香港人的期望。我們也期望香港有可持續發展，期望政府可以利用可持續發展的機會，令香港做得更好，但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事與願違。現在香港花費最大的計劃，就是1萬億元的東大嶼填海。

其實，香港將來就是這樣，政府無法名正言順動用儲備，所以便發債，把某些東西包裝成為綠色債券。

政府要明白，今時今日，香港人對政府的信任很低，尤其是對政府要發債這事上，我們是很擔心的。

其實，發債對當局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可以先使未來錢，甚至將不獲共識或允許的計劃一直延續下去。大家也知道，在政府融資中，銀行會參與正式的貸款計劃，而政府也會在綠色債券融資計劃中免去相關審查費用。

為何政府還要參與"一帶一路"的綠色計劃呢？當局是要我們再死多兩次，香港又死，"一帶一路"又死，就是死在一起嗎？

郭家麒議員說不如發行紅色債券，他這個比喻真的維肖維妙。但更早之前，陳志全議員說現時推出的綠色債券"整色整水"，的確一語中的。陳議員有點擔心會否太過負面，我認為不是負面，所謂"整色"即是隨你選甚麼顏色，可以是紅色、可以是綠色、可以是黃色，也可以是藍色；而"整水"，即是當你對外舉債借錢，你想自己製造一個大水塘，正是廣東話"水為財"的水，說這是"整色整水"，正是一語道破地解釋了現時我們為何要支持這項中止待續議案。

政府現時說法之模糊，粗俗一點說，真的好像在"博大霧"，原來不是逐個項目說明，總之日後政府忽然想起甚麼事情，說是"綠色"的便去做，這的確令香港人感到擔心。政府自己變成一個負債人，《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說明香港的公帑或庫房必須收支平衡，量入為出。

你說現在向外借錢，其實是為綠色項目融資，說的是綠色金融等。可是，所謂綠色金融，如果單從顏色來說，還以為是一塊板，或像我們的地毯般全是綠色，總之綠色便是"萬能key"，甚麼都可以。又或者其實是一塊白板，不單只是綠色，填甚麼顏色也可以，紅、橙、黃、綠、青、藍、紫，只是一塊填色板。

你們只管以綠色為名，真的不能想象。

現在叫市民不用擔心，說這是環保和保育問題。老實說，單說海豚，我們的中華白海豚是國寶，而那個港珠澳大橋管理局副局長余烈卻說白海豚四處游動，好像我們不知道般，難道白海豚會定下來在一個地點游動？他說它們周圍游動，數目沒有減少，1條也沒有因為港珠澳大橋工程而死亡。

其實來來去去隨時可能是同一條，他們是用這方法計算白海豚的數目，然後對我們說完全沒問題。

香港不是亞洲開發銀行，又不是世界銀行，你要付很高利息，人家才覺得有意義，亦要別人相信香港真的為應對氣候變化而搞環保，人家才會願意光顧，一起搞好綠色金融。

我個人尤其擔心東大嶼的資金安排。剛才也提到，陳茂波司長說可以發債，而環境局局長亦說東大嶼人工島將來的填海發展十分環保，大家不用害怕，他應該曾經使用"零排放"等字眼，但我真的不太相信，真的可以做到"零"？

有人說政府的意思也是這樣，但寫出來卻是裝模作樣，說任何已經得到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的工程，只要有綠色成分都可以使用。那麼是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之前還是之後呢？在我們批准之前，如果明知道這號稱是綠色工程，我們會有其他考慮，當然包括環境及保育等。政府沒有這樣說，只說批准之後，事後可以說你們看看，這裏安裝了一塊太陽能收集板，已經十分"綠色"了。

我亦不敢保證它一定會。

其實就是東大嶼，它便是用這些字眼混淆視聽。不知大家有否留意，昨天立法會有一項有關東大嶼的口頭質詢，政府回答說交通運輸研究先行，他們會監察氣候變化。局長說出了"氣候變化"這4個字，說整個東大嶼如此浩瀚的工程與氣候變化是要掛鈎的，這還不是綠色工程是甚麼？

我真的希望我誤會了政府，當然誤會的不單是我，很多香港人也是這樣想。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朱凱廸議員就根據《借款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政府對綠色債券的定義、目標和政策內容含糊其詞，不清不楚，令我很擔心和懷疑政府會否藉此機會打開財政儲備的缺口，以發債為名，實質推展更多且規模更大的基建工程，包括我們很擔心的1,700公頃人工島填海工程，假借綠色之名，實質推展一些高排放、破壞環境、不可持續亦不能逆轉的填海工程。我有4個理由支持朱議員的中止待續議案。首先，擬議決議案中有關借款上限的定義有問題。政府在動議擬議決議案的發言中指出，1,000億元上限的意思是"計劃的規模或借款上限是指任何時間在計劃下未清償的本金額。"即是說只要在任何一段時間內，未償還的金額未達1,000億元，政府便可繼續發債。我很擔心，總發債金額可以超過1,000億元，我認為這種說法是語言"偽術"，其實是要打開財政儲備的缺口，只要政府控制未償還的本金額，一天有基建工程，一天也可以不停發債。而政府過去經常掛在嘴邊的"財政紀律"則拋諸腦後，政府現正試圖建立可以永遠發債的機制，這與財政紀律的原則相違背，是自打嘴巴的說法。

政府解釋，為保留彈性，因此不將定義納入擬議決議案的正文中。然而，擬議決議案正文的定義如此廣闊，亦沒有具體連結減排或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其實會出現無所不包的情況，究竟擬議決議案是否真的可以令政府基建變得環保？還是會出現我們很擔心的情況，將一些"大白象"工程"漂綠"——不是漂白，而是"漂綠"？舉例而言，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於前年曾發行38億元綠色債券，但主要用於發展與南豐發展有限公司合營的商廈海濱匯，所謂的綠色部分其實只是提供平台綠化空間，以及為車位提供電動車充電插頭，"綠色"變成地產項目的融資潤飾。而且，領展本身同時不停翻新旗下商場，進行資產提升，加上地產發展商興建豪宅，其實這些便是我所說製造大量建築垃圾，造成更大浪費的項目。如果將來政府的綠色債券只為基建包裝和裝飾，只會助長更多排放，更大規模的浪費，製造"超級大嘥鬼"。所以，我支持中止待續議案，是要阻止政府成為"超級大嘥鬼"。然而，你會問，我反對之餘，有否反建議？

法國政府亦就每個範疇提供很清楚和確切的定義，指明開支投放於甚麼項目才算符合資格，甚至訂明預算相關開支是多少金額。但是，現時特區政府沒有這樣做。政府這次提出擬議決議案，只在動議演辭中草草解釋數句。所以，我們擔心綠色工務變成掛羊頭賣狗肉，融資所得的金額實際用於推進與改善環境和應對氣候變化無關的工程，這種憂慮確切地存在。例如填海建造人工島，政府只是以"環保"作為幌子，"綠色"只是點綴而已。

第三，擬議決議案提出的綠色債券借款所涉及的成本和開支，政府沒有向立法會提供估算。政府在動議擬議決議案的演辭第五段說："計劃的開支將按現行機制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付。計劃下初期的發行會以機構投資者為對象，以吸引環球投資者利用香港作為綠色投融資的中心。"大家要記住，香港人亦要清楚知道，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地價收入，而發債則涉及支付利息和償還本金。即是說，將來政府賣地所得的收入和儲備，將會有一部分用作支付綠色債券的利息和償還本金。再者，政府開宗名義，明言綠色債券計劃以環球機構投資者為銷售對象。代理主席，那麼我們便可以推論，如果擬議決議案獲得通過，香港的地價收入——亦即我們的公帑——將會透過基本工程儲備基金這個"基建旋轉門"而流出，用作支付世界各地的機構投資者，成為他們的投資回報，這會根本地改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性質，這使我相當擔心。最後一個原因，也是第四個原因，就是政府說明綠色債券的目的是推進香港的綠色金融發展，這與剛才只有郭家麒議員提到的一點相呼應。在2017年施政報告中，政府說發行綠色債券的目的是推動內地、"一帶一路"沿線以至國際投資者透過香港的資本市場為綠色項目進行融資。現時全球綠色債券的發行量正加速增長，2017年發行量約為1,608億美元，即超過12,000億港元。更有預測指，2018年今年的發行量可能增至2,500億美元，即接近20,000億港元，升幅超過50%。中國大陸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綠色債券市場，在2017年的發行量便達2,486億元人民幣。所以，如果擬議決議案獲得通過，最優先和最大的得益者就是中港兩地的金融機構。我們看到的情況是，基建未興建好，環保效益尚未出現，但對於中港兩地的金融機構，財富便率先滾滾而來。如此一來，綠色債券整件事情的本質便浮現了，就是重金融，輕環保。因此，如果政府的擬議決議案獲得通過，將會根本地改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本質，原本撥予香港公共工程的款項，包括公路、渠務和建築物等就會成為一條財路，成為全球金融機構的投資對象；香港的地價收入，包括賣地所得，就會以綠色為名讓金融界發大財。我擔心會出現兩種情況：第一，未來日子將會有更多更大規模的基建工程，包括一個又一個的人工島填海工程計劃；及第二，在財務上，政府開通一條"地產─基建─金融"的資金流，以香港的土地收入作擔保，興建"大白象"基建為手段，保證全球投資者長期獲得穩定的投資回報，這其實會無止境地鞏固地產和金融霸權。

代理主席，所以，香港市民應有更多時間，要求政府解釋清楚及提供更多資料，然後才把擬議決議案提交立法會讓我們表決，從而堵塞當中的漏洞。所以，代理主席，我支持朱凱廸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香港人的財政儲備絕對不應成為一道假借1,700公頃人工島填海工程之名以燃燒儲備的"隨意門"。

代理主席，關於政府計劃發行綠色債券，首先，我相信大部分市民其實不太明白是甚麼一回事，只會視之為其他政府債券，甚至是一些關心政治的朋友——例如"政治宅"——其實也是一知半解。既然在不太了解亦可能是一知半解的情況下，為何我仍然傾向支持朱凱廸議員就這項決議案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呢？坦白說，其實沒有甚麼道理，但為甚麼沒有道理亦要支持呢？代理主席，我姑且從沒有甚麼道理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只是因為一個人，就是陳茂波。為何陳茂波的一番言論，會令我無須思考、無須理由、無須原因甚至無須論述及推論，便直接反對政府發行綠色債券的計劃呢？我現在嘗試整理思路，解釋為何因為陳茂波而支持這項中止待續議案。首先，政府有一句關於舉債的口號，經常提醒香港市民"借錢梗要還，咪俾錢中介"。如果你有能力，還是靠自己較好；如果要借款，便別妄想那麼便宜，中介會代你做所有事，這是要償還的，正所謂"還得到先好借"。試問政府本身有那麼多錢，想推動環保，既然有錢、有能力、有管理、有知識、又"打得"，為何還要借錢呢？為何要發行債券來發展環保事業或項目呢？

可以有不同的解說，但無論如何亦不會改變我的看法。若要說發行綠色債券是否有害，發行債券的計劃本身談不上有害，但我在這裏作一個小結，其實此舉是多餘的，即"多嚿魚"——這不是粗言——是"多嚿魚"。政府以任何名目搞發展、搞環保、搞綠色事業，大家也會支持。例如政府說香港未來要花5,000億元興建海水化淡廠，稱之為"綠色海水化淡廠"，我舉腳贊成；假如政府說要興建焚化爐，雖然大家也會認為是厭惡性設施，但如果稱之為"綠色焚化爐"，在18區興建各自的焚化爐，我舉起所有東西來贊成；假如政府說要興建"綠色堆填區"——雖然事情本身有點矛盾——但大家也會贊成，為甚麼？因為政府以環保、綠色為名，沒有人會反對。就正如政府說將來人口老化，不如推出"灰色債券"，可能大家也會贊成，因為事情本身在社會上和倫理上，大家都認為沒有所謂。

因為這些事情本身應該要做，但為何要發債來做呢？

然後政府又說，推出綠色債券要看市場反應，那麼政府為何不身先士卒去做呢？至此大家也很明白，政府純粹是假借"綠色"之名來"搞旺"債券市場。這可能是國家的政策，可能亦有同事認為香港的債券市場跟不上全球發展，尤其是以綠色之名來發展。

然而，如果大家了解現時的環球債券市場，便會感到擔憂。第一，美國近10年的國債息率已穩站在3厘以上，無論是美國以至意大利......

根據近兩星期的新聞報道，內地房地產發展的離岸債務已高達數百億美元，而這只是表面帳目而已，實際數字不詳；內地政府更於本周要求銀行全面停止"內保外貸"。眾所周知，債券市場已經存在很多大家料想不到的泡沫，政府還要另闢蹊徑，製造無法估算的泡沫？這不可能是負責任的政府所做的事，如果是負責任的政府，應該叫大家小心花費，持有現金，若有多餘錢便轉換為黃金，因為現時連美元也不穩了。

整個綠色行業的發展，最大的龍頭其實是電動車。

這部分正正解釋了我為何得出發行債券本身是無所謂，談不上有害，或者是"多嚿魚"的評價。

不過，行政長官在10月初發表施政報告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一個活動時說了一番話，這番話令我充分地認為還是算了吧，不要發債了。"林鄭"在10月10日發表施政報告，談及會在大嶼山東部填海1,700公頃。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成本造價約為4,000億元至5,000億元，坊間則估計成本可能高達1萬億元。對於社會的迴響，陳茂波是這樣說的："政府會考慮透過發債為項目籌集資金，因為一個如此大型的項目，不單要填海，也要發展相關的交通基建，所以項目一定會分期進行，即分階段進行。按照政府現時的財政狀況，如果大家害怕政府出資太多，亦無可避免會動用政府資源，那麼不如以不同方式籌措或籌集資金。

因為，第一，特區政府嚴格來說是"無皇管"的，我們沒有任何民主制度可以監察政府的表現和施政。其次，大家都知道議會在財政審批權力上是橡皮圖章。

可能要有具體的所謂"專款專項"時，大家才會表示贊成或反對。

政府可以化整為零，分階段提交立法會，既然泛民反對"明日大嶼"，便把"明日大嶼"擱在一旁，但大嶼山要進行綠色發展，便提議在大嶼山東邊和西邊興建綠色環保徑，不過要填海。大家認為推行綠色旅遊如何？

在專制的政治制度下，以綠色包裝進行所謂集資的計劃，說到底只不過是換個門面，進行我所謂的"綠色強暴"而已。因此，對於朱凱廸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我認為先不用討論議案的細節，只是出於陳茂波就計劃所說的一番話，我們便理應贊成這項中止待續議案。

代理主席，我留意到反對派名副其實是越說越遠，今天的議題其實是綠色債券的安排，但卻突然變為討論"明日大嶼"，確實是風馬牛不相及。

代理主席，首先要說清楚一點，以免大家只聽反對派所說，便會被誤導。這項根據《借款條例》提出的擬議決議案，旨在提供一個1,000億元的上限。

因為這只是一個所謂的上限，政府將來若真正要推行任何綠色債券項目，必須提交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進行審議。代理主席，據我理解，這種提供1,000億元上限的安排，並非只見於現時根據《借款條例》提出的擬議決議案，過去我們推行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時，信貸保證承擔額亦是以1,000億元為上限，是同樣的安排。

舉例來說，國際資本市場協會制訂名為《綠色債券原則》的綠色債券發行自願性流程指引，便是其中之一。這套指引的最新版本是《綠色債券原則2018》，當中列舉了綠色債券市場現有及潛在融資項目的常見類別。更重要的是，這些指引或參考標準其實經常會因應市場發展而更新及修訂，例如國際資本市場協會於2018年6月在香港舉行年度大會，並且通過其最新指引——《綠色債券原則2018》。

無論是執法機關或政府機關在處理這些事情上，甚至日後出現法律訴訟，其實亦要讓法庭可以稍為靈活地處理。

代理主席，舉例而言，我曾參與《競爭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其實在早期有很多不同意見，認為要將一些定義納入條例之中。

其實附加指引是供競爭事務委員會作參考，他們處理問題時會參考這些指引。

《競爭條例草案》委員會當時曾出現這樣的爭辯。

就像我剛才所舉的例子，將定義納入附加的指引，是否同樣可解決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絕非像"盲頭烏蠅"般，沒有規矩可循。相反，其實我們已有林林總總的國際標準和規矩可以參考，又何必一定要就定義作這樣的爭拗？

代理主席，我亦想在此指出，發展綠色金融和發行綠色債券在國際上是大勢所趨。

因此，立法會今天審議有關綠色債券借款上限安排的決議案，假如決議案不獲通過，或突然因為中止待續議案而導致決議案不獲通過或被擱置，我恐怕可能會令國際社會有所誤解或產生錯誤的印象，認為香港是否根本無心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或環境保護議題。

我認為必須向正在觀看立法會會議直播的公眾人士清楚說明這一點，他們千萬不要被誤導。因此，代理主席，我反對朱凱廸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我希望繼續處理這項根據《借款條例》提出擬議決議案的議程。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政府一直也有提出，此債券計劃並非為單一項目去做，而是一籃子的項目，所以我們會設有上限，並會不時發行有關的債券。我們在小組委員會報告第10至12段，亦說明發行綠色債券的目的是為了長遠推動綠色金融市場的發展，以及推廣環保意識。

所以這方面能讓議員看到，我們絕不會"漂綠"項目。代理主席，我發言到此為止。

朱凱廸議員，你是否打算答辯？
代理主席，我感覺上不論是哪一派的議員都認為綠色債券牽涉的問題很複雜，特別在政府語焉不詳的情況下，對香港公共財政的機制的影響有多大，我認為我們未有機會進行細緻的討論。

我感謝局長剛才稍為作出回應，由於這是專款專項的發債安排，所以有3個時間點。第一個時間點是發債的時間，即公布發行甚麼債券和內容包括甚麼的時間。第二個時間點是宣布某一項目會用這些債券支付開支的時間。第三是財務委員會撥款的時間點。如果局長能夠在之後的發言中就這3個時間點再具體向立法會和公眾解釋，說明次序上如何安排，我認為可以幫助大家澄清疑問。另外，我想特別回應胡志偉議員，他提到由於財務委員會仍然有審批的權力，所以現時有關綠色債券的爭議主要是內容是否解釋清楚，不像香港機場管理局這類法定機構出現的問題，即現在政府透過這類機構自行融資來興建機場三跑，直接將這個大規模的項目繞過立法會。我明白胡志偉議員的說法，機場三跑這一類繞過立法會作自行融資的安排當然很有問題，因為在立法會完全沒有討論的機會。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大家看看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條文，便真的會認為政府在處理這個機制上，是否需要對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作改動呢？

我認為這涉及機制的問題，剛才局長和同事都沒有機會詳細回應，我希望大家稍後發言時可以關心這一點。另外，我感到比較遺憾的是，建制派只有周浩鼎議員就中止待續議案發言。周浩鼎議員可能覺得其他議員對制度或這項決議案的拿捏不太準確，所以便取笑他們。但是，他應該回應我的發言，我第一次發言時提及4點，起碼我希望聽到他對第一點的回應，即究竟在《借款條例》的第31條之下借入的款項，政府是否應該提供一個總借款上限？

另外，我也想回應周浩鼎議員提到定義的問題。

是否應該在提出這項決議案辯論時已經訂立附加指引呢？我覺得現時政府很粗疏。

最後，由於局長提到有民主派議員將這建議與東大嶼甚或"一帶一路"連結起來，而他覺得這些事情很遙遠，如果局長有興趣，不妨也回應例如黃錦星局長的說法。鄭松泰議員說是"綠色強暴"，我覺得措辭很強烈，但請你明白我們的憂慮。局長，陳茂波司長說東大嶼的數千億元開支可以考慮發債，這是A；B則是黃錦星局長說東大嶼人工島是一個接近零碳排放的城市。那麼，A和B加起來，究竟在局長的心目中，又或現時按照他打算參考的歐盟或其他有關綠色債券的標準，其實東大嶼人工島上的項目是否也有機會納入綠色債券的融資範圍呢？

在我就這項中止待續議案提出待決議題之前，我想提醒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02及3條，該議案如獲得通過，辯論即告中止待續；如議案被否決，本會便須繼續就根據《借款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進行辯論。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現即將辯論中止待續。

在過去10多年，政府曾多次根據《借款條例》向立法會提出決議案，目的是要改善及推動債券市場的發展。這是過去一直的陳述及描述，例如政府於2004年就"五隧一橋"證券化提出決議案，亦分別於2009年及2013年提出類似的決議案，以推行政府債券計劃。

這項決議案的目的其實同樣是推動綠色債券在香港的發展，希望透過由政府發行的綠色債券，為香港的綠色債券市場訂立市場指標，包括發行框架或不同年期債券的利息參考。正如我所說，這是政策上的目標，其實在本質上，這並不是民主黨反對的政策目標，而在達致這項政策目標的過程中，政府也須付出代價，例如支付發債利息，但如果真的可以推動香港債市發展，甚至令市民受惠，民主黨是支持這個目標的。不過，在審議期間，我們看到在討論這項有關綠色債券或根據《借款條例》動議的決議案的過程中，其實有兩個頗為重要的觀點，我希望局長會認真思考。當然，剛才在辯論中止待續議案時，我已經公開呼籲局長考慮呼籲建制派同事接納我的修訂議案，我不知道稍後他在聆聽辯論時，會否從這個角度考慮問題？因為我所作的修訂議案，本質上只是把他的說話放在決議案內而已。第一個要留意的地方是，政府表示，由於綠色債券涉及風險，因此最初只會讓機構投資者參與；政府會留意國際市場趨勢，並在掌握更多經驗後，才考慮發行零售綠色債券。當然，我亦留意到，在局長的發言稿中也有類似的說話，就是"先企業，後零售"。但是，我在法案委員會會議席上進行討論時，我並不認同這個觀點，因為綠色債券是由政府發行的，其實等同政府債券，違約的風險接近零。

因此，從政府債券的角度而言，這其實是一種無風險的政府債券，不管叫它甚麼顏色也好，無論是綠色、灰色或白色也好，也是一種政府債券。

事實上，之前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不同機構及多間私人公司也曾發行綠色債券。以港鐵公司為例，港鐵公司在2016年發行十年期定息綠色債券，息率是2.537厘，較當時美國十年期債券1.7厘的債息高出接近一厘。太古地產今年年初發行的債券息率也有3.5厘，同樣較同期的美國十年期債券息率為高。因此，政府在加息周期內發行綠色債券，息率可能要有4厘才能吸引投資者。這個息率其實較現時坊間的銀行存款息率高很多。

但是，為何在綠色債券方面又不可以及早推動這一點呢？所以，我和民主黨均認為，政府應該盡快開放綠色債券供市民認購，令市民有多一種在存款以外的低風險投資選擇，而並非只有機構投資者才可以選擇這個投資組合，令市民的投資組合可有一個無風險或低風險但高回報的投資選項。

另一個在審議期間出現爭議的問題是，究竟透過綠色債券融資的項目是否真正"綠色"，還是正如局長剛才所說，會否因為"漂綠"的關係而令立法會更容易通過"大白象"工程呢？我們認為，綠色債券其實只是融資方法的一種，在某些情況下，透過債券為工程進行融資，由於須支付利息，其實只會間接增加項目成本，有機會令公眾更難接受有關項目。當然，有人提出，如果綠色債券須在通過工程項目撥款申請前發行，以確認這些工程項目會以綠色債券作為融資的方法，這自然會衍生是否捆綁的問題，或正如議員同事說，利用綠色債券可獲得的回報來吸引另一群支持者，希望他們在支持政府工程項目的同時，能夠從中得益呢？但是，政府在小組委員會再三回應不會這樣做，並指出會在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和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的項目中，選擇有"綠色元素"的項目"打包"發行綠色債券。

而在這方面，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亦已經註明。"由計劃融資的工務工程須在現行機制下獲得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撥款批准"。局長剛才的開場發言亦重申了這一點。不過，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及局長的發言始終不是決議案的一部分，亦沒有法律效力。所以，要令到市民更安心，我提出了修訂議案，把局長的保證正式寫入決議案內。事實上，回看歷史，民主黨在2009年就成立債券基金的決議案，亦要求政府把基金的目的或規範清楚地在決議案內寫明，而非只在決議案的註釋及參考文件內解釋。就2009年的決議案，政府認為民主黨的修訂會為日後發債帶來限制及不確定性，所以不同意民主黨的修訂。但是，我今次提出的修訂議案只是重申政府的立場，沒有違反立法會一貫審議工程項目的程序。因此，我很希望在席的同事能夠支持我的修訂議案。我的修訂議案既沒有改變政府的任何程序，亦沒有帶來任何不確定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令決議案清楚表明局長及政府的立法原意，而我相信局長是完全認同這個立法原意的。如果他這樣也不敢，也難怪我懷疑他最後會否真的履行承諾。最後，政府今次提出此項決議案的時機其實有些敏感，尤其是財政司司長上月提到可以考慮透過發行債券為大嶼山填海計劃集資。

不過，朱凱廸議員建議規限政府於通過擬議決議案之日起兩年內進行所有借款交易，民主黨認為時限未免過於短暫，若獲得通過，最終可能會導致政府隨意選擇某些工程項目"打包"發債，或為了滿足兩年的發債限期，提早推出某些不急切的工程。所以，我們會就此項修訂議案投棄權票。最後，如果我的修訂議案不獲通過，民主黨就會反對原議案，因為我的修訂議案只是把政府的保證正式寫入決議案當中，修訂議案絕對沒有改變立法會審批政府工程的現有程序及權力。我希望所有同事考慮支持我的修訂議案，令到決議案清楚說明政府的立場。

代理主席，我謹以根據《借款條例》第61章第31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立法會報告小組委員會審議工作的重點。擬議決議案的目的是尋求立法會批准，授權政府為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目的，不時向任何人借入不超過1,000億港元的款項或等值款項。該1,000億港元的款額是借入的所有款項在任何時間的未清償本金的上限，而規定借入的款額須記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帳目的貸項下。政府當局借款的目的是為推出政府綠色債券計劃，為政府的綠色工務項目提供資金。小組委員會舉行了3次會議，與政府當局商議及聽取團體代表的意見。小組委員會察悉，擬議決議案的草擬方式涵蓋範圍似乎極廣，足以讓政府把所借入的款項用於任何工務計劃，而非僅限於綠色工務項目。部分委員關注綠色債券中"綠色"一詞沒有明確定義，擬議決議案的正文亦欠缺顯示政府當局立法原意的關鍵字眼，例如"綠色債券"及"綠色工務項目"，因此難以防止政府當局偏離推廣綠色金融的原意。有委員籲請當局把"綠色工務項目"作為借款目的納入決議案的措辭中。

部分委員憂慮，政府當局發行綠色債券所得的資金是否確實支用在具備環境效益的工務工程上，以及當局會否藉機迴避或不當地影響財務委員會對某些工務項目的審核。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只會把發行綠色債券籌集到的資金支用於按照現行機制獲財務委員會批准的工務項目。當局會按某次發行所採用的綠色債券標準和指引及其他相關因素，評核及挑選獲財務委員會批准的項目，所以不存在政府規避或不當地影響立法會審核工務項目的問題。擬議決議案現時的草擬方式，賦權政府在政府綠色債券計劃下多次發行債券，而累計總值可超過1,000億港元，只要計劃下未清償本金的總額在任何時間不超過1,000億元便可。小組委員會曾研究這種類似循環信貸的安排是否與《條例》的相關條文一致。就此，政府當局引述財政司在1975年訂立《條例》時的動議發言，解釋《條例》中"借入"一詞的定義應包含"循環信貸安排"，而這種信貸安排在當時非常普遍。政府當局認為，若立法局當時有意對循環信貸作出限制，該《條例》中應該有明確條文排除或禁止使用循環信貸安排。小組委員會曾考慮個別委員提出的擬議修訂議案，但決定不會以小組委員會名義提出任何修訂。代理主席，以下是我個人對上述擬議決議案的意見。要更恰當地了解擬議決議案，有需要簡單回顧相關國際趨勢和政策背景。自《巴黎協定》在2015年訂定後，發展綠色金融在世界各國成為熱門趨勢，而綠色金融同時是國家推動"一帶一路"區域合作及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策略工具。特區政府亦緊貼國際趨勢，財政司司長在2018-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宣布推出政府綠色債券計劃，目的是透過鼓勵集資者以香港的資本平台，為工務計劃下具環境效益的綠色項目融資，一方面推動綠色金融在香港的發展，而另一方面則彰顯政府對可持續發展的支持及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擬議決議案根據《條例》提出，這項《條例》由港英立法局於1975年5月制定，為政府籌集借款訂定條文。《條例》至今經過兩次修訂，首次在1991年修訂，容許政府以無紙形式發行債券，並在2014年再次修訂，容許政府發行新種類票據，即另類債券。鑒於擬議決議案附有授權政府"不時"借入款項的字眼，有議員同事質疑這種情況與條例第31條的規定是否一致，並認為相關授權應限於在一段合理時間內總額不超出1,000億港元的單一筆借款。然而，第31條對政府借入款項的權力有清晰規定，一方面要求借入的"款額"及借款的"目的"須由立法會藉決議批准，而借入的"方式"、"條款"及"規限條件"則由政府與借款人議定而不需立法會藉決議批准。第31條亦沒有排除批准多於一筆借款，惟需受限於決議的條款。政府當局曾向委員保證，擬議決議案與《條例》所授予的權力一致。事實上，自《條例》在1975年制定以來，立法會曾根據《條例》第31條為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目的作出多項決議，而該等決議至今仍然有效，顯示類似做法有往例可循。根據《條例》第2條，"借入"包括憑信貸安排取得款項的權力，但有議員質疑擬議決議案現時的草擬方式會否產生賦權政府訂立循環借款協定的效用，結果讓政府可借入額外款項，有可能賦權政府將借款額累計提高至可能超出1,000億元的總額。政府當局表示，《條例》第2條中的"信貸安排"包含廣泛的財務及商業安排，而循環信貸安排是其中一種最常見的信貸安排。但正如當局解釋，若港英立法局在1975年制定該條例時有意作此限制，應該有明確條文排除或禁止使用循環信貸安排。因此，該條可合理地被理解為授權政府獲取循環信貸安排，但該安排的最高借款額及借款目的須獲立法會批准。代理主席，綠色金融的概念以至其評核與評估的基本原則及機制，目前正處於發展初階，將隨着全球對綠色金融日益增加的關注和投資而不斷演變。

同時，由氣候債券倡議組織訂立的《氣候債券標準》版本2.1指明的投資範圍包括能源、低碳建築、工業及能源密集型產業、廢棄物和污染控制、運輸、通訊技術、自然資產及水等分類。

政府在註釋是這樣寫的："本決議關乎在2018-19年度財政預算案中的一項建議。該項建議是透過綠色債券發行計劃，在香港推動綠色金融。該計劃將會為政府的綠色工務項目提供資金。

在2018年6月6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曾發出一份文件，題為"《借款條例》推行政府綠色債券計劃的決議"。

港鐵公司把觀塘線延線及南港島線稱為低碳運輸，然後以這理由舉債，發行所謂的綠色債券。

由於內容是這麼的不清楚，如何確保款項真的用於綠色工程？同時，在發債的時候，其實公眾或機構投資者不會理會甚麼綠色工務，我所指的純粹是真正的投資者，先不要說甚麼企業良心等。

為審慎起見，計劃最初發行的債券批次會以機構投資者為對象，年期為3年至5年。我想問的是，當局發債的目的如果是為了益惠香港，有時是可以一石二鳥的，剛才有些同事也提到iBond或其他銀色債券等，為何不利用這次發債令一般的個人投資者也可以進行投資呢？

所以，政府整個想法是否真的如此單純地透過推行綠色債券來達到原有目的呢？

主要是以綠色債券的名義，為一些綠色工程提供資金。

香港很有福，政府多年來也有盈餘，而且盈餘相當豐厚，不斷增加。當一個富豪突然說要舉債，大家也會感到很奇怪，但這並非完全沒有道理的。如果為着一些公益或公共目標，對社會有益，而舉債或發債有助實踐，這可能也值得發債。在某些情況下，發債可能會虧本，但因為公眾利益，政府也應該這樣做。

主席，我並非有關小組委員會的委員，但看過文件後，我認為政府語焉不詳，對於政府今次舉債的目標說得不清不楚。一如我早前就中止待續議案發言時提到，其中最大的問題是政府拒絕為"綠色"作定義。

對於整條高鐵的建造、鐵路本身的製造、車廂、路軌和有關機械等製造是否環保，這點很值得市民懷疑。

那38億元主要投資發展地產項目，該地產項目唯一與綠色有關的，就是平台設有一個綠色空間及設有400個供電動車充電的車位。這個地產項目因而便成為"綠色"，領展亦指這是綠色債券。在現階段，我們未能估計政府會稱甚麼項目為綠色工程項目，但政府拒絕為"綠色"定義卻是清楚的事實，我們怎能確信不會出現這種"漂綠"情況呢？

政府的收入分為兩類：一是經營帳，是恆常收入，包括利得稅和薪俸稅等，是政府的主要收入，並會撥作經常開支。經常開支包括不少民生項目，例如醫療、教育、房屋、社會福利及政府其他運作，當然也包括一些環保工作；二是資本帳，主要來自賣地的收入。由賣地所得的收入，基本上要撥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自回歸至今，我們發現基本工程儲備基金開始出現赤字。回顧過去20多年的資本帳或土地收入，從賣地所得收入撥入該帳目的數目，一直多於基本工程的基建開支。特別是在過去數年，自政府停止勾地政策後，我們的賣地收入一直飆升。

按照政府的預算，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未來6年將會出現赤字，這實在令人感到震驚。過去賣地的收入明明已經遠超開支達2,000億元，為何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開支未來竟會出現赤字，而當前的綠色債券又是否用以填補這個未來的赤字呢？

近年的基本工程及大型項目，不論是高鐵、港珠澳大橋或蓮塘口岸，大體上全屬打通內地和香港交通的基建，而這些基建的開支的確驚人，且往往大幅超支。

事實上，過去兩年，我們已將經營收入撥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本來政府說是"河水不犯井水"的，但事實上政府已經開始撥錢。

我想澄清一點，我知道局長發言時指責有議員把綠色債券的討論與"一帶一路"或東大嶼的填海工程扯上不必要的關係。

滙豐銀行副主席兼行政總裁王冬勝表示，政府計劃發行綠色債券，彰顯本港積極參與《巴黎協議》以應對氣候變化，發展可持續融資的領導地位。

我們要求政府在推動綠色債券時，要有一個清晰的定義。

第二，必須首先有一個清晰及合理的綠色目標或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然後看看能否負擔得到。第三步就是發債，這是一個脈絡。

主席，我正在說明發債與香港金融的關係。

香港面對經濟變化，在未來1年或甚至數年，政府的收入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一些地產項目支撐。

政府土地招標已不止一次出現流標，最近連地王也流標。此外，地產界亦開始唱淡未來1年的樓價。其實，這原本是值得高興的，因為香港的樓價十分離譜，是政府與發展商一起跳探戈舞造成的亂象，所以要撥亂反正，原本沒有甚麼問題。

為何特區政府在推動綠色債券時，做法會這麼不穩妥？有議員已指出，此舉與現行《借款條例》有衝突，甚至是企圖避過立法會監察政府財政開支的機會。這並非純屬我們的懷疑，又或者是我們捏造，事實是政府一次又一次利用不同方法繞過立法會的監察。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其實無需議員斥責，它不應在重要時刻輕舉妄動，亦不應貿然大增開支，可惜政府卻不是這樣行事，可能政府有不同的計算方法吧。

如果有一項政治和經濟密不分割的議題，而政府要完成這項任務——這甚至可能是國家委以特首"林鄭"及其手下官員的宏大任務——其他主事官員，包括局長和司長等，當然會加以配合。

現時推動綠色金融經濟，一定會有利於某些中介人和銀行。

因此，我們要求政府認真界定何謂綠色債券或符合綠色政策，不能有過分循環貸款的自動增值——現在所有事情都講求自動增值，我們的八達通卡也可自動增值——連政府也可以自動增值。

對我們來說，它是紅色的，因為紅色代表驚慌、赤字和紅色中國。

主席，今天政府根據《借款條例》動議擬議的決議案，我堅決反對。在中止待續的辯論中，其實很多議員也提出了一些觀點，但政府仍然未能解答。我認為由政府為工務工程發行所謂綠色債券，涉及兩個問題：第一，欠缺發行債券的理據；第二，內容不清晰，易被濫用。先說說欠缺發行債券的理據。第一個問題是，我們認為整項所謂政府綠色債券計劃是為做而做的，而不是真心為環保、為永續發展、為地球好、為下一代好，只是"整色整水"。所謂"整色整水"即是把東西"染綠"，以為綠色便是好，是綠色的便不應反對，其實與實際公眾利益的關係有多密切？政府在介紹綠色債券計劃時，表示發行債券的目的是透過鼓勵集資者以香港的資本平台，為綠色項目融資，推動綠色金融在香港發展。集資所得將撥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為政府的綠色工務項目提供資金。簡單而言，政府現在說為了開拓綠色債券市場，它自己便身先士卒，發行綠色債券，為綠色債券進行宣傳。說到宣傳，哪間公關公司好得過政府？政府便是香港最大的公關公司，林鄭月娥其實只是個大公關，推銷香港。這個勞師動眾的行動，押上整個立法會的支持度，以推行所謂的綠色債券計劃，幫助了甚麼？還記得數年前，政府也曾經有發展債券市場的計劃，提出很多債券計劃，例如在2004年發行"五隧一橋債券"等，有些說過卻沒有推行，但多年來我不覺得香港債券市場有何顯著發展，也看不到政府這些動作有多大幫助。因此，我不能支持政府以發展綠色債券市場為理由動議今天的擬議決議案。此外，政府也承認現時的財政儲備非常充裕，是沒有必要借錢、沒有必要發行債券的。萬億儲備，年年盈餘，多得我要求政府"回水"1萬元，還富於民。

如果政府不搞甚麼填海、東大嶼都會等，絕對有充足能力自行支付可見將來的工務工程開支。其實政府也不敢否認，因此，在這樣健康的財政狀況下須舉債1,000億元，實在令人費解。

第二是內容不清晰，易被濫用。這項決議案主要是賦權政府就工務工程發行綠色債券，在任何時間綠色債券的欠款不得超過1,000億元。

在多次會議當中，政府也沒有就綠色債券作出定義，作為一位議員，即使是我們的助理或有基本常識的市民，看到決議案也會問一個問題：為何最基本的何謂綠色、綠色債券是甚麼，在這個決議案內也沒有提及？我們嘗試在決議案中尋找答案，但結果很令人失望，因為在文本內找不到綠色債券的定義，甚至找不到"綠色"這兩個字。當局解釋指，在決議案的註釋中已指明決議案的目的是要發行綠色債券，而國際對綠色的概念會隨着時間而演進，在決議中定義綠色可能會令定義在一段時間後顯得過時或過於狹隘。綠色金融的概念，以至其評核與評估的基本原則及機制，目前正處於發展初階，並隨着全球對綠色金融日益增加的關注和投資而不斷演變。當局又稱，目前有不同的國際機構推出綠色債券的標準和指引，供綠色債券發行機構及投資者參考。國際資本市場協會制訂名為《綠色債券原則》的綠色債券發行自願性流程指引為其中之一。

即使綠色債券或綠色的定義可能會改變，也不至於不能將綠色債券，甚至綠色二字寫在決議案內吧！綠色不會變成紫色、不會變成黃色、不會變成黑色吧！

主席，我們查閱過一些研究綠色債券的論文和新聞，發現儘管國際間有所謂綠色債券原則的文件，但企業機構也會濫用綠色債券來進行一些與減排無關的項目。例如在2015年，一間美國法定機構發行了綠色債券，但發行這些綠色債券的目的是為一個設有725個車位的停車場融資。興建停車場又如何綠色呢？

我又看到另一個例子：根據綠色債券機構報告，中國是其中一個發行最多氣候變化或綠色債券的國家，當中不少綠色債券也跟鐵路有關。

為何燃煤發電公司能夠為燃煤電廠發行綠色債券呢？因為發債籌集所得的資金是用作購買一些碳排放量較小的燃煤機組，就這麼簡單便可以符合資格了。主席，我現在倒過來問政府：有甚麼工務工程是沒有綠色概念的呢？有甚麼工務工程是沒有理據採用綠色債券來融資呢？

由此可見，世界各地濫用綠色債券名義來發債，以進行一些跟環保甚少關係的項目的例子多不勝數，而投資者其實並不太介意綠色債券最後是否名不副實、是否掛羊頭賣狗肉。對投資者而言，他們只關心綠色債券能否提供較高利息、能否如期贖回而已。

便是為自己的投資組合"染綠"，說我這個投資組合具綠色概念，因為購買了香港政府的綠色債券。有些投資者是為了環保"贖罪"，即購買一些具綠色概念的股票或綠色概念的投資組合，令自我感覺良好，而那些投資者或投資機構的公眾形象也良好，現在很多人也有這樣的心態。

如果按照這個原則，是無所不包的。當然，今次是政府一明一暗地自我暴露了意圖。施政報告有關"明日大嶼"的部分，在第641段最後部分指出："我們正計劃在交椅洲和喜靈洲人工島發展近零碳排放的先導區。我們會研究更廣泛採用再生能源、高能源效益設計和科技、環保交通運輸模式，提高綠化比率，以及更先進的回收及廢物管理措施等，以實現零碳排放社區的長遠願景。"有這個願景，當然是綠色project了，所以人工島這個無煙島上的橋、道路或全電動車等設施全部也有綠色概念，全部也可以利用綠色債券。

所以，局長很難怪市民和議員將這些證據與施政報告拼在一起，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明日大嶼"、無煙島，加上陳茂波說沒有錢便發債籌集資金，說到好像無須申請撥款一樣。這真是有分別的，政府借錢，債主是買債券的人，"債仔"則是全港市民。我們如此擔心這些項目，到財務委員會審批項目時，他們會說不用擔心融資問題，我們背後已經有綠色債券，能夠支付，可減低一些憂慮——建制派方面會這樣說——但對民主派來說，的確是需要三思和質疑政府的。由於時間關係，我不能就所有修訂議案逐項討論，但我支持所有議員提出的修訂議案，尤其是胡志偉議員只是建議加入借貸旨在為已獲得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的政府公共工程計劃融資，這可說是"畫公仔畫出腸"，但為何政府連如此溫和的修訂議案也不肯接受呢？

這個漏洞不僅涉及立法會審批或監察政府使用公帑的職能，也牽涉香港社會是否還有權力透過香港所有制度，包括司法制度來反對或阻撓一些不獲認同的發展項目。

局長對此亦有回應，他說"綠色"的標準可以國際資本市場協會的《綠色債券原則》和氣候債券倡議組織所推廣的《氣候債券標準》作為框架，然後作出一些指引或指示。然而，老實說，香港社會是沒有法治的，我們只有法例和條例。

然而，就審批的尺度而言，正如剛才很多議員所說，綠色是相對的概念。

所以，在討論何謂綠色時，大家為何認為綠色的定義很重要？

所以，如果定義寫得太明確，推動環保、推動綠色發展就會欠缺彈性。

還是，政府只是借綠色發展之名，進行香港最後的黃金島計劃？

主席，就香港發行綠色債券方面，其實發債機構是可以把籌集所得資金用以發展綠色項目。

長遠而言，隨着綠色債券的發債數目增加，香港便有能力設立"綠色債券指數"，繼而發展成為亞洲綠色債券發行中心，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我們先要了解政府為何要啟動金額高達1,000億港元的綠色債券發行計劃。其實，剛才不少議員也說得對，政府是完全有能力全數承擔這些綠色項目的資金開支，沒有必要發行債券，因此發債大概是為了創造更活躍的綠色債券市場，並就債券訂立標桿息率。由於國際社會也很想推動環保，因此符合綠色債券標準的債券可享有較優惠的息率，甚至稅務優惠，以吸引發行人投資於綠色項目上，這樣便會形成一個良性循環，有助鼓勵更多綠色投資。我很高興聽到張超雄議員剛才亦以iBond作為例子，說明有時候政府發債，純粹是為了公益這個事實。債券市場講究的，是市場的寬度和深度，當市場參與者人數和交易數量越多、交易金額越大，而市場具足夠的寬度、深度和彈性，投資者持有債券的流動性便越高，他們的投資意欲亦更強，市場交投因而變得更為活躍，價格便更具競爭力。

我相信，絕大部分根據《借款條例》第31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也很關心和支持綠色債券的持續發展，但議員今天提出修訂議案，是因為擔心政府會高息發債。然而，這類發債活動須依循競標程序進行，債券面額、年期和息率均須按當時債券市場的情況釐定，如未能符合國際綠色債券標準，便不可以發行。

因此，就息率及額度設限的客觀效果，就是不給予政府任何空間，按當時的市場情況作出決定。剛才也有多位議員在發言中提及賣地，要是把同一套邏輯應用於本港的賣地交易上，則基於香港不應賤賣土地及不應採取高地價政策抬高樓價的原則，我們是否應該立法限制最低賣地金額不少於某個數額及最高賣地金額不可超出某個數額呢？大家有否想過，事實上，每幅地皮的情況差異很大，故售價應由市場決定，而非預先設限呢？因此，我們在出售每一幅土地時，應按實際情況設定某一個數額的底價。主席，香港的綠色金融發展勢頭本來不錯，今年以來，本地綠色債券市場的發展步伐亦已加快，相對於2017年的23億美元發行規模，今年上半年度的發行量總值已達68億美元，是去年全年的3倍，發行主體亦趨於多元化，包括本地企業、內地企業和國際組織，發行主體亦由大型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轉變為領先企業。換言之，香港在半年內已有等值530億港元的發行量，估計全年發行量或會超逾1,000億港元。

因此，議員之所以提出這些修訂議案，顯然是對資本市場的運作不太了解，結果可能會演變成"好心做壞事"。我個人較為同意周浩鼎議員剛才的發言，他提到由於國際綠色認證標準正在不斷演變，因此我們應給予政府一定程度的靈活性，但另一方面，我亦促請政府在實行發債計劃時，應該為公眾提供更多相關資訊。主席，儘管現時香港綠色債券市場發展初見成效，但當局仍須在政策、監管、投融資及產品創新方面加倍努力，為本地綠色金融產品的發行和交易提供更好的主場環境。

為發展綠色金融，政府有需要訂定清晰的綠色標準。現時，已有20個國家和地區推出了綠色金融發展路線圖。將來，香港應在綠色金融認證計劃的基礎上，考慮發展綠色基金標籤計劃，以提高綠色標準體系的透明度。此外，我們亦應敦促政府盡快完善本港的披露制度，因為完善的企業環境資訊披露制度有助合理定價，這便能加強投資者對綠色金融產品的信心。去年，20國集團的金融穩定理事會的氣候相關金融信息披露工作組為企業披露環境資訊制訂了可行標準。現時，英國、法國、加拿大和澳洲等國家已陸續推出資訊披露強制措施。因此，我們應催促香港的監管機構盡快更新上市企業的環境、社會及管治資訊披露規則，加強環境資訊披露的一致性和可比較性，以刺激市場對綠色投資的需求。主席，我支持政府當局的擬議決議案及反對所有修訂議案。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主席，我衷心感謝各位議員就根據《借款條例》第31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提供寶貴的意見。我想藉此機會回應胡志偉議員、區諾軒議員和朱凱廸議員所提出的修訂。首先是與政府綠色債券發行計劃及擬議決議案的借款目的相關的修訂議案。這些修訂表面上與借款目的有關，但實際上反映了議員對如何使用已撥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借款的關注。我想就此重申，綠色金融是一項嶄新但發展迅速的金融活動領域。不同的國際機構各自推出，並不時更新它們的綠色債券發行標準和指引。作為市場發展措施，為使計劃能與環球綠色金融發展共進，我們認為有必要及理據以務實的方式，透過我剛才在動議決議案的演辭，清楚表明政策目的，及支用借款的方式，即借款只會支用在已獲財務委員會批准並具備環境效益的政府工務項目上，避免減低計劃的靈活性，以免在無意間削弱綠色金融的發展潛力。在此，我先回應幾位議員，包括朱凱廸議員剛才提到綠色債券發行的時間，以及工程審批的時間和有關程序。首先，一般來說，工程項目會由政府有關部門立項，並作內部籌備和安排。

所以在審批後，資源方面不是問題。

然後，我們會考慮於適當時候在符合國際綠色債券發行標準的情況下發債，或稱為籌款，籌得的款項會撥入剛才提及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用於綠色項目之上。

主席，我動議通過講稿附錄我的第一項修訂議案。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根據《借款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或其修訂議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我現在請局長答辯。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主席，我感謝各位議員就根據《借款條例》第31條提出的議案發表了很多寶貴意見。正如我先前發言時提及，推行政府綠色債券計劃，有助彰顯政府對可持續發展的支持及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並可連同其他相關措施，推動綠色金融在香港的發展，打造香港成為區域綠色金融樞紐。我在此衷心希望各位議員支持這項根據《借款條例》第31條提出的議案，讓我們可以盡快落實這項計劃，並在計劃下發行首批綠色債券。

議員就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提出的議案。兩項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就延展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而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主席，我以《2018年山頂纜車規例》及《2018年山頂纜車條例條)公告》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通過以我的名義提出的議案，議案的內容已載列於議程內。在2018年10月19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在2018年10月24日提交立法會的上述規例及公告。小組委員會已展開工作。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完成審議工作及向內務委員會報告審議結果，我謹代表小組委員會，動議將該等規例及公告的修訂期限延展至2018年12月12日的立法會會議。我謹請議員支持議案。

在小組委員會進行審議期間，我們亦發現就地價的計算，政府沒有作出詳細交代。所以，委員在討論過程中有極大的擔憂，質疑政府藉是次修訂增撥官地予纜車公司，是否合乎公平及保障公眾財產的原則。我希望在延展審議期後，政府能盡快作出交代，包括地價的計算及以山頂纜車總營運收入12%按年收取，是否合理的做法。

現時的修訂建議只可改善花園道纜車站的部分問題，透過政府提供的優惠，甚至有議員擔心是批出公眾財產讓商家得益的做法，令乘客及遊客將來候車時或可不用這麼辛苦。該兩幢物業，即花園道的纜車站及山頂的纜車總站，其實均屬同一公司轄下的地產項目，藉以賺取豐厚利潤。在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多次有包括我在內的委員提出，何以政府過去多年來沒有監督纜車公司的種種做法，令香港旅遊業蒙羞。

香港作為旅遊之都，應如何善待遊客呢？

原因很簡單，正是因為環境實在太差，太過待慢遊客，所以才要修改附屬法例。是次法例修訂所涵蓋的，主要包括提升系統以採用較大車廂，好能把乘客數目由現時的100人增至約200人，這些都是技術性修訂。

代理主席，我們現在討論的是專營權，這個世界有權利便有義務。

我認為做生意力求賺錢是應該的，香港始終是商業社會，但不擇手段爭取最大利潤，而政府卻呆若木雞，渾然不覺問題的所在，那便不能接受。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我希望在這段時間，有關當局可以交代有否這樣的計劃等。

既然郭家麒議員觀察到該等問題，我認為即使不在小組委員會的討論範圍或與有關附屬法例無關，政府仍需要正視該等問題。

如果沒有，我現在請林健鋒議員答辯。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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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本人謹以小組委員會主席身份動議議案，將該17項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延展至2018年12月12日的立法會會議，以便小組委員會有充足時間向內務委員會報告審議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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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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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議員法案：首讀。

《2018年專業會計師條例草案》。
由於梁繼昌議員提交的《2018年專業會計師條例草案》涉及政府政策，按照《議事規則》第541條，我須在本會考慮二讀該條例草案之前，要求獲委派官員示明行政長官對該條例草案的書面同意。

代理主席，我謹動議二讀《2018年專業會計師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亦將有關罪行的罰款由第4級提高至第5級，即由10,001元至25,000元提高為25,001元至50,000元，以加強針對在業務名稱內使用被禁止或具誤導性的字眼或稱謂的罪行的阻嚇力。《條例草案》早於2015年已展開籌備工作，當時有多篇報道，指有財務中介公司以"會計事務所"為名，替客戶提供財務評估，實質為財務中介或財務公司推銷貸款服務，藉此收取高昂的手續費。2016年3月，消費者委員會曾就有關案件發出消費警示，提醒消費者提防不良財務中介的惡劣手法，而其中有例子顯示，不少財務中介公司在公司名稱中加入"會計事務所"等字眼，令消費者誤以為有關服務是由專業會計師提供，因而落入圈套。我曾經就此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提出質詢，發現警方在2015年8月至10月間，共接獲235宗與財務中介公司有關的舉報，其中61宗是涉及刑事成分的案件，足見財務中介公司所衍生的罪案之嚴重。代理主席，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專業服務不單稱譽國際，更是香港其中一個經濟支柱。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專業服務的經濟價值佔2016年的本地生產總值的4.9%。故此，我提出《條例草案》，希望能夠協助堵塞現時法例的漏洞。我希望得到各位議員支持，盡快通過《條例草案》，令公眾尋找專業會計服務時得到保障，同時，亦可保障香港會計專業的誠信和聲譽。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8年專業會計師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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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朋友說，功能界別對於這些情況為何特別關注呢？事實上，我有很多選民居住在紅磡和土瓜灣，他們也有問我究竟政府或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準備如何處理和調查事件。當然，現時就紅磡站的問題，有夏正民法官擔任主席的調查委員會正在處理，大家差不多每天在新聞報道也看到審查的過程，而很多新的發展或大家以前不清楚的內部問題，亦由調查委員會陸續披露出來。

有關短樁事件，當時的房屋工程尚未完工，還沒有人入住，最終還是要拆卸。

我們一定會用立法會擁有的權力來監察政府，調查相關的問題，令事情水落石出。其實，這次即使本會進行調查，我們主要針對的是港鐵公司的問題，政府不用太擔心，因為不是調查政府，而是調查港鐵公司。而且政府亦說過，它也是被港鐵公司蒙在鼓裏，所以，最終如果經過調查，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亦未得到公眾接受或未能解決公眾的疑慮，我們稍後必定會履行立法會議員的責任，運用不同的方法，包括引用《條例》來調查此事。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本會根據《立法會條例》第92條行使第91條賦予的權力，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調查沙田至中環線土瓜灣站工程地盤鄰近地區出現的沉降事件，以及特區政府及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是否涉及監管不力及蓄意隱瞞沉降問題。代理主席，大家都知道，港鐵曾經是香港人的驕傲，大家在1980年代與港鐵一起成長，當時我們都想象不到香港居然有能力建造一條地下鐵路。還記得港鐵公司最初展開掘地工程時，在旺角等很多地區引起民怨，但經驗告訴我們，港鐵公司在過往30年的營運中，表現逐步改善。到了後期，港鐵公司還可以向北歐及中國大陸輸出營運及管理工程的技術，原本是一件相當值得驕傲的事。

如果這些事件發生在中國大陸、非洲或一些落後國家，或許尚且是意料之內，但這些事件竟然在香港發生，我們從來不會預計這麼離譜、涉及"偷呃拐騙"的事會在我們的工程界出現。

所以，我們才要幫助政府。其實，你想深一層，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若有任何發現，到最後得益的是整個香港。

局長，你也當了工程師很久，你知道一定要徹底改善車站出現的問題，現在8個車站出現沉降，其他車站也出現不同問題。

他們的面子，是否重要過結構性問題？他們的面子，是否重要過處理香港接下來的工程界黑幕呢？

政府可耻，但為政府保駕護航的人更加可耻。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代理主席，上周和剛才有多位議員就毛孟靜議員和林卓廷議員提出的議案進行辯論，綜合來說主要有3個重點：一沙中線土瓜灣站工程出現沉降事件是否涉及監管不力；二政府是否有蓄意隱瞞沉降問題；及三有關紅磡站月台層板及連續牆不合規格及更改圖則事件。我現在綜合作一個簡單扼要的回應。就沙中線工程引致附近設施的沉降，相信大家都理解，大型挖掘工程引致工地附近的樓宇、橋樑、地下公用設施及道路沉降是無可避免的正常現象。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以科學方法估算受影響的構築物及設施的潛在沉降，建立了一個三級啟動監察機制，訂下三級指標以監察沉降的情況。最初設定的指標通常會設於較保守的水平，以便逐步及持續地進行監測工作及採取預定的緩解措施。三級啟動監察機制的總體目的，是要確保受工程影響的構築物及設施的結構安全，亦要確保公眾安全。事實上，三級啟動監察機制的最高沉降指標並非安全的分水嶺，即使沉降超出最高指標或超出再設定的最高指標，並不代表構築物及設施的結構有安全問題。最重要的是，港鐵公司對受工程影響的構築物和設施進行頻密而持續的沉降監察，並在諮詢有關部門後，進行緩解措施，以確保結構安全。政府要求港鐵公司整合樓宇及各種設施的沉降數據，定期向屋宇署及路政署匯報，並透過分析數據以了解工程對附近環境的影響後，採取適切的行動，將沉降維持在可控制及安全的範圍內。

過去港鐵公司在資料發放方面的確有改善空間，為釋除公眾疑慮，港鐵公司已於本年8月30日發放沙中線沿線最近期的沉降監測數據。根據港鐵公司的評估，所有沉降讀數達到預設最高指標的樓宇，其傾斜率均低於屋宇署所指定的最高指標，詳情載錄於屋宇署所發出的《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之內。路政署及屋宇署聯同港鐵公司檢視現行安排，並採納運輸及房屋局專家顧問團的意見，為沙中線工程制訂通報機制。政府於今年9月28日公布沙中線鐵路工程對周邊構築物及公用設施影響的監察及通報機制，闡述在通報機制下，當沉降幅度達到預設停工指標時，港鐵公司需要暫停相關工程、有關部門於隨後48小時內會完成視察受影響的樓宇和公用設施及其後發出新聞公報，開誠布公。港鐵公司就更新預設停工指標及復工的安排，必須諮詢有關部門，以確保公眾安全。港鐵公司回應社會、議會及受影響居民的關注，正着手籌備一個土瓜灣社區關懷計劃，撇除法律責任，用務實的方法在財政上協助土瓜灣站附近受影響的業主維修住宅單位內受影響的牆壁。港鐵公司會盡量簡化手續，並盡快推行。

調查委員會的聆訊自10月22日起，正進行得如火如荼。除調查委員會外，警方亦已展開獨立的調查工作，而屋宇署亦已就事件啟動《建築物條例》涵蓋範圍的調查，以確定當中是否有違法的情況。運輸及房屋局及專家顧問團要求港鐵公司制訂一套全面及整體的策略，以確認紅磡站擴建工程月台層板等建築結構的狀況，有關策略可以包括以下4項：一檢視及核實所有建造紀錄；二鑿開部分月台層板與連續牆的接駁處進行檢查；三進行非破壞性測試；及四進行荷載測試。政府要求港鐵公司在10月底提交建議，全面涵蓋紅磡站擴建工程的整個建築結構的實際建造細節，以科學論證讓真相大白於天下，而不在議會內作無謂爭拗。港鐵公司應要求，將在11月中提交有關報告。代理主席，大型挖掘工程引致附近設施沉降是無可避免的正常現象，就沙中線工程引致附近設施沉降的情況，我早前已將事實清楚交代。上述的沉降監察、跟進行動、更新預設指標、復工安排，以至公布機制，均是回應市民大眾和議會的關注，確保樓宇及公共設施的結構安全，亦確保公眾安全。至於紅磡站擴建部分月台工程出現的問題，目前已有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再加上執法機構的跟進工作，相信事實將會水落石出。港鐵公司亦應政府要求，務求制訂一套全面及整體的核實行動，以確認紅磡站擴建工程月台層板等建築結構的狀況，最終亦會鑿開部分月台層板與連續牆進行檢查。因此，立法會無須引用《立法會條例》進行調查。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呼籲議員反對議案。

我現在請毛孟靜議員發言答辯。

陳帆局長真的很惹笑，令人失笑。林卓廷議員一直對他說，稍後發言時要說清楚：第一，請他收回指引用《立法會條例》調查將會令工程延誤的說法；第二，要求陳局長道歉。

人世當然有黑又有白，有高有低，有是有非。局長是不懂得辯論的。

當然，他最後說會在紅磡站鑿開部分看看。1%也算是部分，99%就當然是大部分了，他說當然不是鑿開大部分。

我仍然想提醒陳帆先生，他是港鐵公司董事局成員，經常把自己說成是一個受害者，好像國泰航空有限公司般，遺失了乘客的東西，就說自己也有東西不見了，也是受害者，這種態度是難以令人接受的。我真的不知道局長在港鐵公司董事局開會時是怎樣的呢？

他說自由黨希望大家多等一會，給予多一點時間，如果專家顧問團或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結果發現很多破綻，大家才作批評，屆時才算。

我認為最刺激的是自由黨鍾國斌議員表示，政府已說他們被港鐵公司蒙在鼓裏。

至今也不知道，未能還土瓜灣數以萬計的居民一個公道。我也不想太過多費唇舌，坦白說，這些非民主派盲從政府的姿態，即使大家閉上眼睛睡着了也能看到。

如果原來真的有腫瘤，是管理上的問題，便與工程本身根本無關。